今次會議除了6項口頭質詢，我已批准麥美娟議員、葛珮帆議員及郭家麒議員根據《議事規則》第244條，分別提出一項急切口頭質詢。該3項急切質詢均涉及香港特區政府就武漢出現不明原因的肺炎疫情的應對措施。我會逐一請該3位議員提出急切質詢，並由官員就質詢逐一作答，之後我會請該3位議員提出補充質詢，然後其他議員可提出補充質詢。有意提出補充質詢的議員請盡早按下"要求發言"按鈕，以便大家可預算急切質詢大約何時結束，以及第一項口頭質詢大約何時開始。我會因應情況，盡量容許想提出補充質詢的議員提問。為讓更多議員提問，請議員提問時盡量精簡，不要發表議論。

近日，武漢發生數十宗病毒性肺炎個案。由於該病症的病因不明，有不少香港市民感到恐慌。

主席，就近期內地湖北省武漢市出現肺炎病例群組個案，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分別於去年12月31日、本年1月3日及5日收到國家衞生健康委員會通知，表示自去年12月，武漢衞生當局透過疾病監測發現多宗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例，病徵主要為發燒，少數病人呼吸困難。根據截至本年1月5日的資料，已發現59宗病例，沒有死亡個案。所有病人目前正接受隔離治療；有163名密切接觸者正接受醫學觀察，目前沒有發現發熱等異常症狀，密切接觸者的追蹤工作仍在進行。流行病學調查顯示，部分病人是武漢華南海鮮批發市場經營戶。目前為止，內地的調查未發現明確的人傳人證據，亦未發現醫護人員受感染。病原的檢測和感染原因的調查工作正在進行，但已排除流感、禽流感、腺病毒、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及中東呼吸綜合症等呼吸道病原。首先，我想重申本港至今並無出現與武漢相關的嚴重肺炎個案。由於香港與武漢有頻繁的旅客往來，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高度重視和關注武漢市出現肺炎病例群組個案的情況。政府有三大原則應對疫情，包括迅速應變，嚴陣以待和公開透明。事實上，食物及衞生局於在過去一星期，即由去年12月31日起，已經與多個政策局、部門、醫院管理局及專家舉行多次會議，檢視本港就湖北省武漢市出現的肺炎病例群組個案所採取的預防措施，並提示各有關部門提高警覺並做好準備，確保在有需要時能盡快實施相關的應變措施，以保障市民的健康。食物及衞生局亦舉行了多次記者會，向市民即時報告事情的最新發展及政府的最新工作。

我稍後答覆其他急切口頭質詢時會詳細介紹有關措施的內容。

醫管局已提醒前線醫護人員提高警覺，如病人出現發燒、急性呼吸道感染或肺炎徵狀，並在過去14日內曾到訪內地武漢市，會被即時安排在負氣壓病房接受隔離治療，並實施空氣、飛沫及接觸傳播防護措施，醫護人員會根據相關防護措施穿着合適的個人防護裝備。

就此，政府會否立即把應變級別進一步提升、對武漢發出旅遊警示，以及加強與內地通報疫情的工作？
主席，在答覆麥美娟議員的質詢時，我已簡單報告了內地湖北省武漢市出現肺炎病例群組個案的最新情況，並簡單介紹政府在過去1星期的主要工作範疇。我現在會深入介紹準備及應變計劃和與內地通報疫情的工作。

準備及應變計劃闡述政府為應付"對公共衞生有重要性的新型傳染病"一旦爆發而擬定的準備和應變計劃，並採納三級應變級別。

因應國家衞生健康委員會通報武漢出現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例群組個案，政府遂作出風險評估並啟動"嚴重應變級別"。在嚴重應變級別下，"對公共衞生有重要性的新型傳染病"對市民健康的即時影響屬於中等。

旅遊健康建議在旅遊警示方面，保安局設有"外遊警示制度"，旨在協助香港居民更容易了解在前往88個較多港人到訪的海外國家/屬地時所可能面對的人身安全風險。

若有公共衞生理由，保安局會按食物及衞生局建議及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的警戒級別，就受傳染病嚴重影響的國家/屬地發出外遊警示，以協助市民更容易掌握可能面對的健康風險。事實上，根據我們目前掌握的資料，世界衞生組織檢視目前情況後，並不建議對中國實行任何旅行或貿易限制，亦不建議對旅客採取任何具體措施。世衞建議，旅行期間或旅行後出現呼吸系統疾病症狀的旅客就醫，並告知醫護人員有關旅行經歷。為了向市民提供更多旅遊時需要注意的資訊，保安局的"外遊警示制度"網頁亦附有衞生署的旅遊健康建議，有關的訊息亦已上載至該網頁。內地聯絡溝通與內地聯絡溝通方面，特區政府一直在不同層面與內地當局保持緊密聯繫。香港特區政府早於2005年已與前國家衞生部及澳門特區社會文化司簽署了《關於突發公共衞生事件應急機制的合作協議》。衞生防護中心一直按機制與國家衞健委保持聯繫，就傳染病監測數據、突發公共衞生事件和重大傳染病應急方面互相通報。衞生防護中心與國家衞健委會繼續保持密切聯繫，密切監察武漢市肺炎群組個案的最新情況，因應情況適時更新本港的監測準則和化驗策略，並適時向市民提供健康資訊。

鑒於武漢和香港之間的居民往來會隨着農曆新年將至而增加，令人擔心該病症會蔓延至本港。

主席，政府在武漢爆發不明原因的肺炎後，已立即採取多項措施，包括：加強港口衞生措施口岸防疫是應對傳染病的重要一環，食物及衞生局和衞生署高度重視相關工作。

透過廣播及派發單張等，提醒出入境旅客注意預防措施，保持良好的個人及環境衞生，外遊時尤其避免到濕貨街市、活家禽市場或農場。旅客若出現發燒或呼吸道病徵，應佩戴外科口罩及求醫，並向醫生報告其外遊紀錄。港口衞生科會與各口岸持份者保持溝通和緊密合作，適時更新情況及相關措施。加強環境衞生所有政府的場地和設施已全面加強清潔，包括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及食物環境衞生署的設施將會增加清潔的次數及利用1：99的稀釋漂白水清潔。此外，其他部門如運輸署、房屋署等也會作出安排，以加強公共運輸交匯處、公共交通工具、公共屋邨等的清潔。食環署會加強清潔其管理的設施，包括公眾街市、熟食中心、小販市場、公廁、垃圾收集站等。食環署亦向食物業界的商會發放資訊，提醒食肆負責人保持處所和設備清潔，以及在處理食物時保持衞生，並呼籲小販攤檔檔主徹底清潔攤檔。

政府一直鼓勵市民盡早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為應付冬季流感季節期間可能出現的服務需求增長，醫管局在去年7月已開展籌備工作，並向醫院聯網預先撥款7億3,200萬元，讓前線管理人員可以及早安排人手及支援配套。

醫管局亦已開始分階段優化冬季服務高峰期的特別酬金計劃的安排，以增加人手。此外，除原來13間公眾假期普通科門診診所外，醫管局亦在長假期某些日子提供額外4間普通科門診診所的服務，以覆蓋全港17區。此外，因應武漢市出現的肺炎病例群組個案，醫管局已於2020年1月4日啟動嚴重級別應變機制，隨後亦舉行了由醫管局行政總裁主持的中央指揮委員會，與醫管局7個聯網總監檢視各醫院聯網的應變措施和資源分配安排，例如監察個人防護裝備供應、適時調配人手及檢視非緊急服務安排等。各聯網總監會密切監察各公立醫院的服務情況，並在公立醫院及診所實施一系列加強監察和感染控制的措施。

化驗室的檢測服務亦已加強，務求盡快得到化驗結果，為病人安排合適的臨床治療。公立醫院並已實施更嚴謹的感染控制安排，包括限制探訪。前往公立醫院和診所的人士，必須佩戴外科手術口罩，探訪病人前後均需洗手。至於個人保護裝備儲備，例如外科手術口罩及N95口罩等，可足夠使用最少3個月，醫管局同時會與供應商保持聯繫，確保保護裝備有持續供應。醫管局亦會密切監察分布在7個聯網的隔離病床的使用情況，以便適時調配病床。
主席，局長剛才回答3位同事的急切質詢時提到多項措施，包括預防方面或在公立醫院增加人手等。

我們最擔心的是疫症在社區傳播，如何防止社區爆發呢？
多謝麥美娟議員的補充質詢。其實，我們已經為此進行內部討論。

此舉可為防止患者離院，以及在呈報、監測方面，提供一個法律基礎及框架，我們希望在這方面做得更好。

至於市民所關心的問題，衞生署的衞生防護中心亦特別製作了一個專題網頁，以加強監察湖北省武漢市肺炎病例群組個案的情況，並為市民提供一些"健康建議"，也包括一些"外遊預防措施"。

主席，關於口罩方面，我們從一些報道中了解到市民對外科口罩的渴求，而衞生署已經向港九藥房總商會了解情況。至於公營系統方面，醫管局和衞生署已有足夠裝備，提供予醫護人員和前往醫院的市民使用，正如我剛才所說，儲備足夠使用最少3個月。有關市民購買口罩的問題，藥房商會亦指出，現時供應情況雖然有點緊張，但各藥房已經訂貨，並且透過不同途徑訂貨，希望未來一兩星期可以盡快恢復供應。葛珮帆議員剛才也問及醫護人手的問題。當然，目前是流感高峰期，醫護人手是緊張的，但我剛才也提及，醫管局除原先流感高峰期的應變計劃之外，也會積極聘請全職、兼職和自選兼職人員，應對流感高峰期。

根據現時的數據，武漢有59宗病例，其中7宗屬重症；香港有30宗懷疑個案，未有確診個案。

我曾向前線醫生查詢，他們說政府"十問九不知"，病毒種類、基因排序一概不知。

於是，就繼續令到......

請局長及特首林鄭月娥做一件事，昨天東區區議會通過了議案，請她們去武漢問明這究竟是甚麼病毒，然後告訴我們它的基因圖譜及斷症標準，讓香港可以作出準備，而不是好像現時般"十問九不知，斷估無辛苦"！
多謝郭家麒議員的意見。

政府亦因應流感高峰期，加大了對於流感疫苗接種的資助及範圍，務求做好預防工作，減少在流感高峰期患上流感的人數，從而減輕醫管局的壓力。

所以，我們會一直檢視情況，如有需要，當然會作進一步溝通。

或許我也談談隔離病床的問題。醫管局各個聯網合共設有約1,400張隔離病床，主要分布於16間急症醫院，用以應付可能出現的傳染病爆發情況。醫管局亦設有一個電子系統，可以即時監察所有醫院的隔離病床的使用情況，以及可以即時進行調配，而醫管局轄下所有聯網合共有約400多張隔離病床可供即時使用。剛才我提到有1,400張隔離病床，但當中部分已經有病人使用，另外480張可供即時使用，而其餘約800張隔離病床則可以在72小時內啟動。醫管局亦會透過我剛才所說的電子系統，監察隔離病床的使用情況，以作調配。至於剛才李議員所說的一些問題，包括派發給前線人員的N95口罩，可能當中有需要解決的問題，又或是床單被鋪等問題，我會立即向醫管局反映，讓他們就這些問題跟前線有更好的溝通，作出解決。

我留意到，政府的衞生防護中心現在只要求私家醫生和醫院呈報武漢肺炎懷疑個案。但是，當局沒有要求學校、院舍——即各類型院舍，包括殘疾人士和長者院舍——及幼稚園呈報這些個案。我很擔心一旦院舍出現感染情況，尤其是殘疾人士及長者院舍，情況就難以控制，因為很多私營院舍沒有隔離病房或隔離設施。就此，我想問局長：有沒有考慮一旦疫情涉及院舍或學校，當局會採取甚麼相應措施、設備或服務應對這些緊急情況呢？
多謝張超雄議員的質詢。

當時我們除了報告最新的疫情外，亦請他們回去按其工作範疇與——正如議員剛才提到的——院舍、長者中心、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學校、幼稚園及幼兒園等溝通。

至於我們下一步會否採取更多行動，我相信在與業界溝通後，我們會考慮採取一些相應措施。我亦希望再次提醒市民，除了佩戴口罩外，個人手部衞生及其他衞生也非常重要。所以，我希望市民能瀏覽衞生防護中心的網頁，看看我們提出的一些健康建議。

針對公營機構及醫護人員等的需要，我們現有的存貨足夠使用最少3個月。

透過通報機制，我們得悉武漢的有關資料和數字，但未獲國家其他省市的有關資料。

主席，大家看看兩組十分簡單的數字，便會明白現時所謂的通報機制多麼兒戲。

香港由元旦至1月7日錄得30宗個案，其他省市則沒有任何數據，假設沒有疫情發生。

我想問在這個通報機制下，局長有否渠道向其他省市查詢，當地沒有爆發疫情還是隱瞞疫情呢？

我必須澄清，香港錄得的30宗個案屬擴大範圍的呈報個案，並不等於武漢的不明肺炎群組個案。
局長沒有回應我的補充質詢，我問在目前的通報機制下，其他省市有否隱瞞疫情？

根據既定的通報機制，我們除了收到武漢出現一些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例群組個案之外，未有收到任何關於其他省市的資料。
主席，大家現時非常關注武漢的肺炎情況會否升級及蔓延，甚至是否可能在香港爆發。

多謝馬逢國議員的補充質詢。雖然香港現時未有一宗與武漢病例有關的嚴重肺炎個案，但我們已經嚴陣以待，並已經把應變級別提升至"嚴重"級別。

根據醫管局提供的資料，現時有大概480張病床可以即時使用，如果需要更多病床，他們亦有機制可以在72小時之內作出調配，騰空病床使用。

現時醫管局已經正在處理，如果我們知道有關詳情，當然會讓大家知悉。

所有措施我們都正在做，只是要看看如何針對性地再繼續加強。
主席，我們當然不希望武漢發生的不明原因肺炎在本港蔓延，故做好預防及有效防控是十分重要的。過去流感爆發期間，公營醫院的病床爆滿，前線醫護人員的工作量超出負荷，實在令人擔心目前醫護人手能否應對新的疫情爆發。主席，昨天傳媒報道不少市民搶購口罩防疫，令口罩缺貨，價格飆升。局長剛才說已經向商會了解供應情況，說一兩星期後會有供應，而公營醫院的口罩亦有3個月的存貨備用。

主席，我首先要說，政府今次回應和及早修訂《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做得很快。

自從2003年SARS之後，消費者委員會不時會就各類口罩發表專題，詳細分析哪種口罩能預防哪類疾病，並指出正確的佩戴方法。

亦有很多人戴另一款口罩，即我們平時經常看到的一款。

當大家都覺得有需要戴口罩，而市面又有不同款式可供選擇時，市民的確需要更多資訊。

主席，我感覺到現在有一種很詭異的情況，為何詭異呢？因為一邊廂，香港十分緊張，大家提出了很多建議，而政府亦採取了很多步驟，但另一邊廂，其實大陸有很多人認為香港小題大做。我有一位朋友，他有一位親戚在湖北，我的朋友告訴他武漢當地有肺炎病例，由水產市場傳出，出現了問題，並且已經關閉。他說香港搞動亂的人在煽風點火，想利用這些消息擾亂香港，那些新聞肯定是假的。

我主持的督導委員會會議是在1月6日，當香港已啟動嚴重級別時立即召開的。然而，在1月2日，我已經着手預防工作，當香港尚未達至這級別時，提早展開跨部門會議，所以，1月6日的會議其實已是第二次會議。

這是否代表中央政府有所隱瞞？

雖然香港暫時仍未有任何與武漢肺炎相關的嚴重個案——香港是沒有的——但我們很快便決定擴大監測範圍，而且每天通報已呈報的個案數字。

在這6位議員提問後，急切質詢環節即告結束。

如果醫管局發現有問題，會把樣本送交港大的實驗室進行高通量基因排序測試，這方面一直有效地進行。

多謝陳志全議員的補充質詢。

主席，距離農曆新年尚有兩個星期，屆時香港會有4天假期，很多私家診所會休息4至7天。

因此，請問局長，當局有甚麼具體的積極應對措施，藉以及時公布最新信息，以及澄清不實流言，並且確保真實資訊能夠廣為市民所知呢？

主席，執法部門或情報科等有否分析在最近7個月的暴力示威中，黑衣暴徒的表現，包括他們採取的手法、使用的武器及戰術是否與恐怖分子越來越相似？雖然局長在主體答覆內表示沒有證據顯示這些案件與外國恐怖組織有關，但有否跡象顯示，參與香港示威的黑衣暴徒曾經接受外國武裝力量或恐怖主義集團的訓練呢？

有持不同意見人士為免被起底而噤聲。此外，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表示，調查及跟進起底行為困難重重，因此正積極研究修訂《個人資料條例》。

公署於2019年6月14日接獲首宗與修例風波有關的"起底"個案。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署共接獲及主動發現超過4,300宗相關個案，最新數字是4,700宗。當中被"起底"人士遍及不同意見取向的人士和各行各業的從業員，其中警務人員及其家屬仍是單一組別計受影響人數最多的。

目前，刑事調查由警方執行；如有需要檢控，則由律政司負責提出。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署已依法將超過1,400宗相關"起底"個案交予警方作進一步刑事調查。現時《私隱條例》第642條規定，任何人士披露在未經資料使用者同意而取自該資料使用者的某資料當事人的個人資料，而該項披露導致該資料當事人蒙受心理傷害，該人即屬犯罪，一經定罪，最高刑罰是罰款港幣100萬元及監禁5年。截至2019年12月31日，一共有8名人士因涉嫌違反該條文被警方拘捕。警方亦已於2019年9月25日就一名男子涉嫌於網上不當地公開他人的個人資料，以與《私隱條例》第64條相關的罪名對該名男子控以一項"串謀披露未經資料使用者同意而取得個人資料"罪，案件將於2020年1月15日再訊。除轉介相關個案予警方跟進外，公署亦向有關網站、網上社交平台或討論區營運商指出，他們應避免讓其平台被濫用作為侵犯個人資料私隱的工具，公署並要求涉事平台刊登警告字句，說明"起底"行為有機會觸犯《私隱條例》。就"起底"個案，公署曾主動聯絡及超過140次去信涉及"起底"內容的網站、網上社交平台或討論區的營運商要求移除超過2,500條相關連結，其中接近七成已被移除。公署會對有關平台持續進行檢視並繼續有關的跟進工作，以盡力遏止"起底"的行為。此外，法庭在2019年10月25日頒下禁制令，禁制任何人在沒有相關人士的同意下及同時有意圖或相當可能會恐嚇、騷擾、威脅或煩擾相關人士的情況下使用、發布、傳達或披露屬於警務人員或其家屬的個人資料；恐嚇、騷擾、威脅或煩擾警務人員或其家屬；或協助、煽動、教唆或授權他人從事上述等行為。截至去年年底，公署共將40宗接獲及發現涉嫌違反法庭禁制令的個案轉介予律政司跟進。三因應去年發生的一系列重大個人資料外泄事故，我們現正聯同公署檢討並研究修訂《私隱條例》，以加強對個人資料的保障。公署同時亦因應過去一段時間處理相關"起底"個案的經驗，向我們反映《私隱條例》在針對處理"起底"情況方面有可以加強的地方，包括考慮修訂條文以更針對性地處理與"起底"有關的行為、賦予專員法定權力要求社交平台或網站移除涉及"起底"的內容，以及賦予專員刑事調查及提出檢控的權力等，我們正聯同公署認真研究如何修訂《私隱條例》。當中涉及的因素包括規管"起底"行為所涉及的法律考慮，例如罪行的定義及如何確保在保障個人資料私隱、言論自由和資訊流通之間取得平衡等。我們注意到在其他司法管轄區近期也開始就"起底"行為作出規管，例如新加坡於去年通過《防止騷擾法令2019》。我們會與公署參考其他司法管轄區的相關條例，研究它們就"起底"方面的規管方式，並考慮香港的實際情況，以研究修例方向和細節，我們並會諮詢相關持份者的意見。在完成法例修訂前，警方會繼續透過《私隱條例》第64條處理"起底"行為。公署亦會積極進行相關工作，包括轉介相關個案予警方跟進、主動聯絡及去信涉及"起底"內容的平台營運商要求移除相關連結，以及要求涉事平台刊登警告字句說明"起底"行為有機會觸犯《私隱條例》等，以盡力保障個人資料私隱。
主席，我相信連專員自己也不會否定公署是一隻"無牙老虎"。我們看到最近發生的網上"起底"、將個人資料放上網的情況十分嚴重，但其實專員並沒有做過甚麼，又或他也做不到甚麼。環顧其他國家，正如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三部分提到，其他地區也有就保障私隱而對法例進行檢討，包括歐洲聯盟於2018年通過《通用數據保障規例》，該規例賦予客戶被遺忘權、數據刪除權等權利；企業亦有義務採取一切合理措施，刪除或糾正不正確的個人資料，否則可被罰款最高1,000萬歐羅或全球盈業額的2%。請問政府有否就被遺忘權、數據刪除權等進行研究，有沒有計劃參考歐盟的條例而作出相關修訂？

正如我在主體答覆中所說，因應去年發生的一系列個人資料外泄事故，以及考慮到其他地方，包括剛才提到歐盟地區對有關條例的修訂，政府和公署已開展相關的檢討和修訂《私隱條例》的工作。事實上，我們已就修訂的方向及內容，在去年下半年與相關的焦點小組進行溝通，我們亦會在1月的政制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徵詢委員的意見。此外，從過去7個月的社會事件所產生的"起底"問題可見，事實上，個人資料已成為一種武器或被"武器化"。

當然，每個地方的立法進程的速度都不同。在香港，我們在立法工作上所花的時間也不少，也有很多工作需要做，但我們會優先處理有關的修訂，而實際上也是有此需要的，所以我們會做好這方面的工作。
主席，聯合國頒布的《世界人權宣言》第十二條清晰列明"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信不得任意干涉，他的榮譽和名譽不得加以攻擊。人人有權享受法律保護，以免受這種干涉或攻擊。

黃議員所說的十分正確，在過去這段時間，有人以個人資料作為一種武器，進行"起底"的行為，令無辜人士受害，因為不單是資料當事人受影響，很多時候還令他們的家人和子女同樣受到傷害和威嚇，這是很嚴重的事件。專員一直也主動按照《私隱條例》賦予他的職權進行有關的工作，亦多次透過記者會或新聞稿交代有關的工作。

第三，黃議員剛才提到調查和檢控的工作，目前這些工作是透過警方和律政司執行的，但賦予專員刑事調查和檢控的權力能否更有效地處理問題呢？這也是我們需要考慮的。所以，我們目前正進行有關工作，而在作出決定時，必定會考慮在保障私隱，或因個人資料被用作武器而造成的傷害，以及保障資訊自由和言論自由之間，如何能因應最新實際情況取得適當平衡，這是我們現時正與公署緊密和積極進行的工作。
主席，正如很多同事也指出，高等法院在10月已經頒布了臨時禁制令，應律政司和警務處處長的要求，禁止披露警務人員及特務警察的私隱，從而保護他們不受威嚇及其私隱不會被披露。

這同樣是專員關心的範疇，與"起底"差不多是兩兄弟，"起底"的同時一定會出現欺凌。

第一，現實世界的法律同樣適用於在互聯網上發表的言論，所以，如果在網絡世界出現欺凌或鼓吹他人犯法等所謂網絡欺凌的活動，無論是否在網上發表，均涉及刑事罪行，同樣受到有關法律規管，包括觸犯《刑事罪行條例》或《盜竊罪條例》中的刑事恐嚇或威嚇會摧毀或損壞他人財產等罪行，這是第一點。第二，我相信在討論對《私隱條例》作出針對"起底"情況的相關修訂時，也會一併研究何議員剛才提及網上欺凌的問題。第三，如果要處理這問題，首先一定是究竟有否合適的罪行，能夠透過法例產生阻嚇作用呢？其次是在刑事調查和檢控的權力方面，除了警方和律政司之外，是否應該賦予公署和專員同樣權力呢？最後一點是，如果出現某些情況，以致需要向法庭申請禁制令時，會否賦予專員權力為受害人申請禁制令呢？

第三項質詢。

主席，在"一國兩制"下，《基本法》賦予香港獨特的地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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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香港的獨特地位並非由任何國家單方面施予，而是《基本法》賦予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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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於1992年訂立了《美國―香港政策法》，列明美國對香港的政策和原則立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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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來，美國按《政策法》與香港進行經貿往來，尊重香港作為一個單獨的關稅地區，以此建立並保持與香港緊密而互惠的雙邊經貿關係。美國是香港第二大的商品貿易夥伴，香港則是美國第十大的出口市場。根據美方統計，多年來美國在香港賺取的貿易順差是其全球貿易夥伴中最高的，單在2018年已達338億美元。在2018年，美國是香港外來直接投資的第七大主要來源，亦是香港外向直接投資的第九大主要目的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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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美國訂立《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此舉既無必要亦無根據。《香港法案》引起的不確定性無可避免會影響國際投資者及企業對香港的信心，亦勢必損害雙方互惠的關係，包括美國的利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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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司司長於去年10月訪問美國，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亦於2018年9月、去年6月及9月三度訪問美國，與美國官員、國會議員、智庫和商界會面，清楚闡述香港在《基本法》下的獨特地位和自身的優勢，以及講解香港的最新情況及應對當前挑戰所採取的措施，並強調儘管面對挑戰，香港仍然繼續是一個高效運作而安全的城市，我們歡迎美國各地的朋友到訪及營商。就《香港法案》，我們不斷向有關人士和機構解說香港的情況，積極糾正誤解，向他們重申香港與美國是雙方互惠的夥伴，力陳改變對港政策既無理據，亦會對兩地居民和商貿往來帶來不良影響。此外，行政長官、商經局局長和駐美國經貿辦人員亦多次致函美國各界人士，清楚和詳細闡述香港的情況及特區政府的立場。香港駐華盛頓、紐約及三藩市經貿辦，亦一直與美國各界，包括美國白宮、國務院、商務部及美國貿易代表處等負責香港事務的聯邦政府官員、國會議員及其幕僚，尤其是參眾兩院外交事務委員會的議員及幕僚，以及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的議員及幕僚、智庫、傳媒、學術界、商界和其他輿論領袖保持恆常聯繫，透過會面及其他不同方式，致力讓更多人了解香港最新和實際情況。其中，單以駐華盛頓經貿辦計，去年經貿辦與上述官員/議員/幕僚等會面的人數約240人，當中政府官員及國會議員/幕僚的人數分別約100人和約140人。經貿辦人員向他們強調香港貫徹執行"一國兩制"和奉行自由經貿政策，維護香港賴以成功的核心價值，並解說香港最新及實際情況，以澄清部分人士的誤解，維持香港國際形象及港美雙邊關係。經貿辦亦強調香港與美國在貿易及商業聯繫深厚，互惠互利，而雙邊關係不限於經貿方面合作，亦涉及其他範疇，例如在出口管制、打擊洗黑錢及反恐方面亦是重要夥伴，對美國經濟以至國土安全帶來重大利益，現時美國對香港的政策的任何改變可能對兩地人民和商貿利益帶來不良影響。過去1年，駐美國經貿辦亦有協助關注美中關係的委員會、國會議員及幕僚訪問香港，其中包括國會美中工作小組代表團、美中經濟與安全檢討委員會代表團，以及由美京美亞協會籌辦的國會代表團，分別於去年3月、5月及8月訪港。政府亦透過訪客贊助計劃邀請兩個美國國會議員幕僚代表團分別於去年3月及10月來港訪問，並安排他們與香港特區政府的高層官員會面，聽取政策局/部門及相關機構簡介香港各方面的最新發展。這類訪問有助他們進一步了解香港經濟、機遇和挑戰等各方面的情況。此外，政府定期與駐香港領事館及外國商會會面，向他們提供有關香港最新情況的資料。由政務司司長擔任主席，成員包括香港外國商會及香港總商會的國際商務委員會亦有定期舉行會議，討論有關香港營商環境及香港形象的事宜。過去半年，商經局局長亦多次透過會面和信函等，向駐港領事和外國商會領袖闡述香港的最新情況和政府的應對措施。政府及各駐海外經貿辦亦一直密切關注其他國家在香港事務方面的媒體報道。各駐海外經貿辦會主動要求有關媒體就錯誤報道或虛假信息作出更正，政府亦會主動作出澄清，並將聲明上傳到特區政府的相關網頁及經貿辦的社交媒體平台上。政府及駐美國的經貿辦會繼續與美國政府負責處理香港事務的高層官員、國會議員及其幕僚、智庫、傳媒、學術界及商界維持緊密工作關係，繼續密切留意美國政府的政策取向和美國的政治經濟形勢，尤其是美國行政當局執行《香港法案》的發展，並繼續就香港的最新情況向美國聯絡對象解說，以期法案下所要求的報告能反映香港實際的情況。政府亦會繼續透過推廣和其他活動，重建美國各界對香港前景的信心。

他們如何得知香港的情況？

當時全世界也在報道這些似是而非的新聞，令香港特區政府及警方的聲譽備受質疑。當駐外國的經貿辦看到當地電視台播出這類似是而非的報道時，會採取甚麼行動釐清相關情況呢？

就剛才邵議員所說，如果一些媒體的報道與事實不符，我們經查證後會即時要求當地的傳媒機構作出更新或澄清，但當然未必每個機構也會就相關情況刊出更正。如果他們不願意這樣做，特區政府也會自行在政府網頁上作出澄清。

希望大家在發布這些信息時進行對事實的核實，就其準確性作出一些審查或調查後才發布。

很簡單，我問的是為何行政長官有機會與這位參議員會面，但竟然臨時取消？

正如我所說，如果時間和情況允許，我們積極鼓勵這些會面，以進行更多溝通和交流。
主席，剛才郭榮鏗議員說他支持美國通過《香港法案》，認為有助保護香港的人權及法治，但其實當中亦有很多條款對香港的國際關係及國際地位有很大打擊。

昨天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就他的說法作出回應，認為所謂"正軌"是北京遵守《中英聯合聲明》，以及遵守對香港作出的承諾，令香港得以保持獨立的法治及自由。剛才政府和商經局局長不斷重申他們如何說服美國，但他們似乎捉錯用神。

主席，香港有些人不理香港死活，純粹為政治目的一直推動美國的《香港法案》，我簡稱為"攬炒法"。

他們不懂得第5條的內容，那麼，當他們遊說時，有否把香港的真實情況向美國國會議員逐一解說。市民要我問政府，為何其他國家的國會議員也不說一句公道話。

至於香港社會上普通市民的真實苦況，以及香港的法治精神和人權受破壞等慘況，他們有否清楚闡述？

首先，關於言論自由、保障人權和自由方面，特區政府一直以來也十分重視，亦全力維護。

正如我剛才回應邵家輝議員的補充質詢時提到，其實很多國會議員或政府官員基於選舉導向及政治取向而有既定立場。我們在遊說過程中，絕對有就香港擁有的人權和言論自由及雙邊關係進行很多解說。

主席，我們會將香港現時的實際情況，以事實為根據向當地官員、議員及其幕僚反映。
梁美芬議員的說法，顯示建制派真的仍活於平行時空，尚未知道香港的真實情況如何。香港人透過選舉告訴他們，香港人要的是五大訴求，要真普選......

正如我剛才答覆梁議員的補充質詢時提到，我們不斷從多方面將香港的實際情況向當地官員和議員盡量作出清楚的解說。

《基本法》第三十條保障香港居民享有通訊自由和通訊秘密。《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II部第十四條訂明，任何人之通信不得被無理或非法侵擾。現行《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只要求執法機關在進行郵件截取和電訊截取前須向小組法官申請授權，但未有就網絡通訊的資料作出規管。此外，高等法院在2017年10月27日的一項裁決中指出，除緊急情況外，警方須先獲得法庭搜查令才可查看被捕者的手機。

局長不要以行動需要、壞人會得益來開脫，他們怎樣去平衡市民的利益？

難道那3000多人全都要終身監禁嗎？

主席，莫乃光議員主體質詢的第三部分提到"令執法工作的透明度提高和達到國際水平"。事實上，面對國家安全及公眾安全的威脅，加上不少罪行都是透過手機、互聯網等通訊渠道進行溝通，例如傳遞一些不法信息或直播犯罪行為等，故此各地的執法部門均會與科技界合作，以加強其打擊罪行的能力。美國加州在2015年12月發生槍擊案，聯邦調查局其後指出，槍手的手機中可能存有關鍵的破案證據，最後在得到以色列一家網絡安全公司的協助下，將該手機解鎖。加州的法官當時曾發表聲明，指出在面對國家安全及公眾安全的威脅時，政府要不就與網絡安全公司合作取得罪證，不然就要透過法律系統，確保可以獲得重要信息，才能夠破案。

剛才局長說，關於處理遊行示威的問題，他看成是刑事罪行，在處理過程中所採用的標準與"黃、賭、毒"案件一致。我想問局長，在香港的歷史上，何時見過警方在5個月內處理了1429宗涉及"黃、賭、毒"的罪行，令警方能夠如此大規模地拘捕涉及"黃、賭、毒"的人士，是否有這種歷史、這項紀錄呢？

我問他有多少"黃、賭、毒"案件是採用相同的方法去展開調查？

主席，雖然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一部分提到，他並非想限制、制約或侵犯教師的言論自由，但他現時的做法實際上已造成這樣的效果。主席，我想跟進主體答覆第二部分。

教師的權益又是否可以被漠視呢？

主席，我今天看到有議員提出質詢，擔心教師的言論自由受到不必要的限制。我不知道局長有否留意外國的情況，例如標榜言論自由，甚至香港有些議員以它為馬首是瞻的美國，究竟在這方面是怎樣的呢？原來美國明文規定，教師不能在課堂上主張某種個人政治觀點；亦清楚訂明，關於教師在校外的言論，如教育當局能證明教師的講話可能對學校或教師的職能產生不良影響，有關教師便不受憲法下的言論自由保護。還有一點，我不知道局長是否清楚知道，美國亦訂明，由於教師在社交媒體的私人網頁上的言論有機會被其他人轉發或分享，所以教師在使用社交媒體時，如果出現損害教師職能的行為，便不能享有言論自由，亦不受美國憲法保護......關於美國或世界各地限制教師不能享有言論自由的相關情況，請問局長有否向香港教育界的教師如實反映，令他們知道局方現時的做法並非對他們存有任何偏見或施加任何限制，而是世界各地均接受的標準做法？

第一，現場兵荒馬亂；第二，警察濫捕的情況非常普遍，他如何確保被捕的教師一定曾作出違法的行為，並且嚴重至需要停職呢？

主席，我發覺不論是坊間或本會的同事均有一個盲點，就是他們將法庭審訊刑事案件的標準隨便拿來說，提出所謂無罪推定，其實完全是比喻不倫。

這對香港社會有多大影響？局長有否失職呢？

《法院程序條例草案》《2019年僱傭條例草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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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現時內務委員會已經停擺了，開了10多次會議也未能選出主席，根本不能夠由內務委員會成立法案委員會。主席，為了盡快實施這項增加婦女產假的建議，我根據《議事規則》第544條，動議《2019年僱傭條例草案》不交付內務委員會處理。
何啟明議員要求根據《議事規則》第544條......

何啟明議員要求根據《議事規則》第544條，動議一項可無經預告的議案，不將有關《條例草案》交付內務委員會處理，其效果是有關《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不會中止待續，而是在是次立法會會議處理該《條例草案》的餘下程序。根據該條，何啟明議員必須獲得立法會主席同意後，才可動議此議案。因此，何議員，現在你只可精簡說出你為何要動議此議案，而不可直接動議議案。

所以，我希望今天各位同事能夠支持我們，令《條例草案》可以無須交付內務委員會成立法案委員會，而是直接在此進行討論，從而令《條例草案》可以盡快審議。這項涉及民生的《條例草案》已經勞工顧問委員會、勞工界、商界和資方三方討論並已達成共識，希望各位同事支持，以及希望主席批准這項議案。